完全與言論自由無關，與公眾利益無關，與"民生無小事"無關，與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監察政府無關，與大律師5年年資、律師兩年年資無關，與任何爭議都無關！

很多同事說不想修改《議事規則》，因為會令議員失去"拉布"的空間、言論自由，以及監察政府的能力。然而，正正是由於現時很多同事採取"拉布"策略，令議會失去監察政府的時間和能力。

請注意，並非法案委員會，剛才有些泛民議員表示立法會成立了法案委員會，其實不然，是《〈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小組委員會。

開會時間有多長？9時開始，9時23分便已結束會議，並非如同部分泛民議員所說，舉行了1個多小時的會議。23分鐘的會議時間已包含選舉主席、香港律師會代表發言，以及委員討論。換言之，實際的討論時間不足20分鐘。

立法會去年全年只有8項附屬法例議員要求察悉。

議員無須在這個議題上繼續"拉布"，應盡快表決。

所以，大家不應該把"拉布"看成甚麼洪水猛獸。

有建制派議員批評民主派無所不用其極，說我們這樣做十分不妥，所以要撥亂反正，要"剪布"，義正詞嚴、理直氣壯地要"剪布"。

代理主席，我希望你當主席時，裁決標準亦要平等一點，謝偉俊議員剛才發言時東拉西扯，你都沒有阻止他或"溫馨提示"他。

我作為代理主席，有權亦有責任要求議員論述與議題相關的事宜，但我明白大家很想發言，所以我已處理得相對寬鬆。我再次提醒你，你已是第二十七位議員發言，我亦已容許你在超過7分鐘的發言中，用了不少時間表達你的感受。

這是赤裸裸地把民主派掃在一旁，令他們以後無法"發圍"，限制他們成立甚麼委員會調查公眾所關心的事。

發言離題，我不知道黃碧雲議員是否拿錯了下一節辯論的發言稿，所以請你叫她矯正，否則叫她停止發言。

我希望議會可以暢順運作，亦希望能讓大家發言。但我請你在發言時對題，我已是第三次提醒你。
代理主席，我非常對題，一如射箭般，中！如果大家想議會較為暢順，很簡單，就是請盧偉國議員和各位建制派議員不要在我發言時不時站起來發言，代理主席，你提示一下他們，好嗎？

有人以為"剪布"掃除地雷後，以後便會風平浪靜，但這世界哪有如此簡單的事？

其實民建聯議員應很明白，他們以前常用此口號："破壞容易建設難"，我不知摧毀《議事規則》後，民建聯議員如何向公眾解釋，為何主席的權力無限膨脹，而議員發言的權力、議會辯論的權力卻全面萎縮？我們如何對得起香港人？我們的議會走出這一步，以後將會面對更大困難。如果議會內和平辯論的空間被壓縮，我看到紅燈亮起，我們不是走向天堂而是地獄。

我剛才聽到黃碧雲議員不斷提到英聯邦有數十年......不，是數百年歷史，累積文化精粹。所謂"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只要是合適的時間，我們便要改變，以適應時代。

請你繼續發言。

第一，我剛才沒有指名道姓，但何俊賢議員現在卻指名道姓質疑我思覺失調，令我心靈受創。

你已清楚表達你的感受。

今次我們討論修改《議事規則》，下一項議程便會進行。
毛孟靜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毛孟靜議員求點算法定人數，但本會現在有足夠法定人數。

反對派的"拉布"技巧相較世界其他地方的技術含量低得多。

此外，反對派最近的技巧，可能顯示他們已黔驢技窮，大家看看他們桌前的展示板，所寫的是"今日改《議事規則》，明天23條立法"，其實在邏輯上已經錯，我至今仍想不通當中的邏輯為何。

我希望各位市民真正聆聽建制派議員所說的事實，希望給市民清晰的圖像，並記錄在立法會會議紀錄上。
代理主席，因為有議員在整項中止待續議案的辯論中提及我的名字，我無法不回應幾句。

雖然收起兩根木棒也被他打了10多小時，拳打腳踢已經遍體鱗傷，但總好過再被這兩根木棒打，傷上加傷。

有時候，當你洞悉世情時便會會心微笑，因為你和我也知道大家現時在議事堂正做些甚麼，心照吧。代理主席，我不"拉布"了，謹此發言。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是否有官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律政司沒有需要就議案運用發言的機會。
盧偉國議員，你是否打算答辯？
代理主席，立法會每年要處理相當多數量的附屬法例，其中提交大會要求本會察悉並讓議員發言的，在以往每年均不多。一般而言，也只是由相關小組委員會主席發言，有時可能有少數議員補充發言，而察悉亦不會令附屬法例有任何改變。所以，有大量議員就一項"察悉議案"發言的情況，甚為罕見。代理主席，我在此要陳述一些事實，這些事實都有立法會的會議紀錄可供參考。《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於2017年5月26日在憲報刊登，並於2017年5月3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交本會省覽。在2017年6月2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無須就該附屬法例成立小組委員會，亦沒有議員對《修訂規則》提出任何修訂，所以《修訂規則》原封不動地通過了。今次的"察悉議案"，是關乎《〈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的附屬法例。請大家注意，是《公告》，而且已獲通過，內容是甚麼？

香港律師會會長蘇紹聰2017年8月21日。"我動議中止辯論是項"察悉議案"，對《修訂規則》的實施並無影響。我只是認為沒有必要在大會討論《修訂規則》的生效日期，因為這應該是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如果我的中止待續議案獲得通過，《修訂規則》將如期在2018年1月8日生效，律師行業可按此實行。事實上，《〈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小組委員會只是在2017年10月25日上午舉行了一次會議，連同選舉主席也只是用了23分鐘便結束會議。小組委員會在其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明確表示，對《公告》並無異議，亦不會就《公告》提出任何修訂。代理主席，與此相映成趣的是，非建制派議員在上周至昨天及今天的會議上，卻紛紛就我的中止待續議案，用盡各人的發言時間，總共用了大約8小時。他們好像如夢初醒，突然對《修訂規則》的生效日期產生興趣。代理主席，眾多非建制派議員發言，反對我的中止待續議案，理由大都離不開說我剝奪他們就《公告》發言的權利，還有就是說我何不直言想"剪布"。

代理主席，有非建制派議員咬牙切齒地說我很"得戚"，嘴角帶着微笑。事實上，面對"拉布"為香港社會帶來的嚴重損害，我又如何笑得出來？笑也只能是苦笑。非建制派在立法會不斷發動"拉布"，禍及各項民生及經濟措施。我代表工程界，對此體會最深。本港現時出現一種風氣，就是每逢有發展項目，均會遇到極大阻力。立法會的"拉布"行為，對工程業界造成很大損害，令工務工程如"斷截禾蟲"一樣，"一時做死，一時餓死"。

代理主席，盧偉國議員剛才說："每逢有發展項目，均會遇到極大阻力"，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特別是針對今年財務委員會的情況，我想請盧偉國議員作出澄清。

本港大大小小的工程公司，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工作量不足，一些公司被迫裁減人手，規模大的公司就接海外工程。這數年來，立法會批出的工務工程數量......

工程撥款與《議事規則》無關，他跳了兩步，你為何不向他作出提示？

本港大大小小的工程公司，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工作量不足，一些公司被迫裁減人手，規模大的公司就接海外工程。這數年來，立法會批出的工務工程數量時高時低，幾經辛苦......

幾經辛苦才批准東涌的填海項目，中九龍幹線討論多年才通過撥款。工程的規劃、進度安排需要有序進行，但如果被政治爭拗打亂，不但影響業界，也會對市民造成損失。代理主席，非建制派議員在發言中亦挖苦建制派議員要實行"逢45分休息15分鐘"的策略，要在立法會死守，要在鐘聲下吃飯和上廁所，我只有憤怒而已，何"得戚"之有哉？
毛孟靜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代理主席，本會"拉布"成風，已嚴重影響議會的正常運作。代理主席，本會"拉布"成風，已嚴重影響議會的正常運作。按非建制派議員的"拉布"慣例，即使是毫無爭議性的議案，他們往往會先行用盡辯論時間，然後在辯論末段動議中止待續議案，《能源效益條例》的擬議決議案如是，《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的擬議決議案亦如是，實際效果等於把辯論時間再加倍。有傳媒朋友計算，黃國健議員和我在上星期先後動議的中止待續議案，可節省大約18小時的發言時間，有助本會處理其他議程項目。傳媒朋友掌握本會的脈搏，所以還是他們"心水清"。不過，即使我的中止待續議案起到"剪布"效果，也只是由雙重"拉布"變為一重"拉布"而已。代理主席，我希望議員同事支持通過我動議的中止待續議案。謹此陳辭。
在我就這項中止待續議案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我想提醒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2及3條，該議案如獲得通過，辯論即告中止待續；如議案被否決，本會便須繼續就《〈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的"察悉議案"進行辯論。

我想首先簡述今次議員修改《議事規則》的事宜。今年10月11日，有38位議員就他們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提交議事規則委員會研究。其後有10位議員作出預告，表示擬於11月15日的立法會會議，動議多項擬議決議案，以修訂《議事規則》。收到這些預告後，我指示秘書發信通知10位議員，按照立法會慣例，任何《議事規則》的擬議修訂，均應合乎"三部曲"程序，即先提交議事規則委員會研究。該委員會研究後，會因應需要就《議事規則》作出修訂建議，向內務委員會報告，然後由有關委員會主席提出擬議決議案，再經立法會主席批准後，才在立法會會議上審議。因此，我告知該10位議員，我會根據《議事規則》第741條，將你們提交的上述擬議決議案，交付議事規則委員會研究。在10月30日，上述38位議員的其中一位作出預告，表示擬於11月1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擬議決議案，以修訂《議事規則》，我亦同樣回覆廖議員，告知他我會按照"三部曲"程序，將他的擬議決議案交付議事規則委員會處理。議事規則委員會於11月6日開會討論有關建議，除了一項關乎行文修訂，獲得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共識，由其委員會主席提出擬議決議案之外，其他所有建議均無共識。當我知悉議事規則委員會已經處理上述建議，我指示秘書於11月10日致函曾作預告的11位議員，表示內務委員會可就他們修訂《議事規則》的建議提出意見。

主席，剛才你在發言時多次提到所謂的"三部曲"程序，如果你有留意的話，廖長江議員提出的數十項修訂建議並沒有經過議事規則委員會委員的詳細討論，而且是在無經預告，即沒有作出預告的情況下偷偷提交內務委員會。我當時已察覺這情況，並向秘書查問，而秘書亦確認有數項《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沒有經議事規則委員會討論。

由於我已就有關事項作出裁決，請議員不要在會議上評論我的裁決。

我不管以往的做法為何，但如果社會認為主席處事不公，沒有給予議員合理時間進行辯論，這樣會否削弱整個立法機關的公信力？

我認為議員是有時間發言的，而且議會也不是唯一讓議員發表意見的場合。陳志全議員，我的裁決不容辯論。我正在作出解釋，其實我是無須解釋的。

我非常質疑你有......現時廖長江議員提出的擬議決議案，是將主席的權力無限充權。你說很擔心議員有無限權力，但日後你才是擁有最大權力的人。這角色衝突與個人利益的嫌疑，你一定要迴避。

你說是根據《基本法》、《議事規則》和慣例處理今次的合併辯論，但我翻查過去的議事紀錄，按慣例來說，2015年9月22日政府......

主席，政府就2015年9月22日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所作決定提出兩項擬議決議案......主席，我先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本會會就修改《議事規則》的議案進行合併辯論，每位議員可發言15分鐘。當然，動議議案的議員有多於一次發言機會。

毛孟靜議員，你是否有規程問題？

《議事規則》第83A條只規定議員就某項事宜發言前，或動議議案或修正案前，須披露個人金錢利益；第84條則規範議員在有直接金錢利益的情況下表決或退席的事宜。《議事規則》並無條文規範立法會主席主持立法會會議的利益或角色衝突事宜。事實上，就本會現時處理修訂《議事規則》的議案，我並無任何金錢利益。我亦不認為由我主持會議處理這議程項目，會產生任何利益或角色衝突問題。況且，立法會會議一向公開進行，我是否公平公正主持會議，自會受到公眾監察。我會一如以往，繼續按照《基本法》和《議事規則》的規定以及有關慣例，去主持立法會會議及作出裁決。

我們現時有12項擬議決議案，故此可以進行12場辯論，但亦可以只進行4場或兩場辯論。

主席，我懇請你再次考慮剛才各位議員表達的意見。

主席，希望你再次考慮。

主席，我要求你澄清。由於剛才陳志全議員提出一個例子，而我十分留心主席作決定的理據。主席多次表示根據《基本法》、《議事規則》和過去的慣例作決定，我隨便也可舉出一個例子。在2015年5月27日，時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提出兩項擬議決議案，第一項議案旨在廢除為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移轉相關法定職能的決議，第二項議案旨在為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移轉《電子交易條例》下的法定職能。當時，陳志全議員和前議員陳偉業就決議案提出36項修正案，而本會就此進行合併辯論。我想主席澄清，這是否事實？

主席，這次《議事規則》的修訂對立法會未來監察政府的權力影響至巨，我相信難以在短期內更改或糾正。我十分質疑主席剛才說一定要進行合併辯論的理據。《議事規則》有不同條文，有些條文是關於議事程序，但有些條文關乎例如以提交呈請書的方式成立專責委員會，這是立法會監察政府重大政治醜聞的最重要工具。

我認為主席的裁決極不公允。

主席，以往進行合併議論的議題是有密切關係的。

現在議員糾纏於規程問題上，我也盡量容忍，但我不會對此再作回應。
主席，以往進行合併辯論的議題是有密切關係的。2013年7月17日處理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提出的兩項決議案；2014年10月30日黃毓民前議員及你作為內務委員會主席，分別根據《立法會條例》提出兩項有關雨傘運動的議案，均針對相同的事宜，我們就此進行合併辯論。

主席，這是否一個公平的合併辯論？請主席裁決。
由於所有擬議決議案均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提出修改《議事規則》，因此屬同一主題，因此我決定進行合併辯論。

主席，這疊文件是我們要討論的修改《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你要求我們在15分鐘內就這些擬議決議案完成發言，簡直是離譜。

例如，若有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提出議案，根據第七十三條提出的議案一定排列在根據第七十五條提出的議案之前。

上訴法庭及終審法院的判詞清楚說明《議事規則》不等同香港的法例或附屬法例，我認為這種看法在法律上是正確的。

主席，容許我把話說完，法律顧問向你提供的意見，是給你作為主席的意見，但法律顧問有需要協助每一位議員，尤其是就立法會會議提供法律意見。

我已作出了裁決。
主席，你批准廖長江議員就《議事規則》第4條"立法會主席的選擧"提出的修訂建議，我參考過你和法律顧問的意見，但我認為當中對《議事規則》第42條及附表1"選擧立法會主席的程序"的修訂，存在幾個很嚴重的問題，但法律意見中並沒有提及。

如果你要求立法會秘書長代為主持會議，亦違反了《議事規則》的精神。

楊岳橋議員、譚文豪議員、郭家麒議員、朱凱廸議員、涂謹申議員、黃碧雲議員、張超雄議員、林卓廷議員、胡志偉議員、葉建源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亦已作出預告，就廖長江議員的擬議決議案動議修訂議案。本會會就該12項擬議決議案及23項修訂議案進行合併辯論，然後進行表決。

主席，如果你要有講稿才能解釋，不如你先行暫停會議，做好工夫，然後再向我們解釋。我認為，主席今天對我們的很多問題都未有回答，匆匆進入這個議程項目的討論，後果將不能彌補。所以，主席，你絕對有理由花一點時間讓所有議員提出規程問題，而你也要提供充分合理的解釋，我們才能進入下一個項目。

主席，你作為主席，以及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都宣誓效忠《基本法》。在經你批准的《議事規則》修訂建議中，包括廖長江議員所提降低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的修訂建議。我對此深表關注，因為你在所發出的文件中表示，早前立法會曾向資深大律師取得兩份法律意見，而該兩份法律意見都明確表示這項修訂建議會違反《基本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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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個人既曾宣誓效忠《基本法》，為何容許某些議員......

你可否詳細解釋，你會在甚麼情況下聽從外聘大律師的意見，甚麼情況下不聽從？本會的法律顧問可否清楚交代此事，避免本會陷入憲制危機？
我在書面回覆中，已說明了我批准廖長江議員動議擬議決議案的法理依據。我是聽取了法律顧問的意見後，才作出裁決。

我已在裁決中表明，我認為廖長江議員的擬議決議案未必違反《基本法》。
主席，根據慣例，議員在議案提交限期前提出的修正案如有手民之誤或含糊之處，秘書處會向議員確認並要求提交修正本。

楊岳橋議員，你所提述的是秘書處的一貫做法。

接下來是一項規程問題。

主席，今次無論是你批准擬議決議案或修訂議案的決定，我認為都是過於倉卒，以致你和秘書處需要在如此短促的時間內處理大量的擬議決議案或修訂議案。

我這番話是為秘書處而說的，多謝主席。
我代秘書處感謝你為他們說話，秘書處是一如以往盡責處理有關事務。

我的決定並非倉卒作出，而是經過深思熟慮。

我的書面裁決已作詳細解釋。

主席，我們無意挑戰你的權力。你作為主席，當然有權作最終裁決，亦不容受到挑戰。

有關我們就《議事規則》提出的修訂議案，我想提出規程問題。我知道主席已作出書面答覆，不過我不滿意，所以要在會議上提出。

主席，我想就《議事規則》第344條提出問題。這條規則其實很簡單，即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可准許就擬議決議案及修訂議案進行合併辯論。

主席，本人謹以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通過議程所載的擬議決議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作出屬本文修訂性質的修訂。該等修訂將《議事規則》中各包含"擧"字的條文內的"擧"字，以"舉"取代。議事規則委員會在2017年11月6日的會議上，處理了由48位議員就修改《議事規則》而提出的建議，有關修訂建議是由立法會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741條，交付議事規則委員會研究，同時委員會亦已考慮部分委員會對該等建議的修訂。鑒於有大量修訂須予研究，而過往並無先例由個別議員藉作出預告，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擬議決議案以修改......

我在今天中午暫停會議後，與不同黨派議員進行了詳盡溝通。我向他們表示，若各黨派議員能就修訂《議事規則》的辯論安排達成協議，我願意根據有關協議，調整辯論安排。然而，經長時間的反覆討論，不同黨派的議員仍然無法就辯論安排達成協議。因此，我決定維持我的裁決，依照原定安排，處理修訂《議事規則》的議案。
主席，剛才兵荒馬亂，我未有機會讀出內容。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的擬議決議案。

主席，我現在想根據《議事規則》第91條，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381條，令議員可以就此項合併辯論發言多於1次，即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就修訂《議事規則》而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所以，希望主席能夠考慮豁免執行有關規定，亦容許我們討論第91條。

鑒於有大量修訂議案需要研究，過往並無先例由個別議員作出預告，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擬議決議案以修改《議事規則》，甚至在議事規則委員會處理該等修訂建議之前或之際，作出有關的預告。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議事規則委員會決定集中審視某項修訂建議是否看似沒有任何憲制或法律後果，以及出席會議的議事規則委員會委員對應否作出相關修訂建議有否共識，議事規則......
請各位議員肅靜。

主席，我現在根據《議事規則》第91條，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344條及第44條。雖然主席已經把12項擬議決議案合併辯論，但我現在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把修訂《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分拆辯論，即按照平常的做法，就每項議案進行辯論。

批准落實對《議事規則》的修訂建議，否則議事規則委員會將不會繼續處理該項修訂建議，而原倡議人可自行考慮是否以個人身份就其修訂建議作出預告，尋求立法會主席批准提出修訂建議。委員會經討論後，只就莫乃光議員的建議達成共識，即把《議事規則》第1、4、12、13、14及15條內的"擧"字以"舉"字取代。

在兵荒馬亂的情況下，我會盡力而為。

表面上，很多反對派同事認為"拉布"是他們應有的權利，但事實上，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議會採用的"拉布"。真正健康及容許的"拉布"，是有需要就某些重要議案爭取時間和空間，讓社會大眾多些留意議題才可以這樣做。但是，今時今日反對派及非建制派所進行的"拉布"是"塔利班式的拉布"，是粗暴的"拉布"，甚至是漠視所有規則的"拉布"，已達至令人忍無可忍的地步。

我會待謝偉俊議員發言完畢，才處理規程問題。

謝偉俊議員，請稍停。

請各位議員返回座位。請各位議員返回座位。

主席，我明白你想處理規程問題，我也想處理規程問題。根據《議事規則》第39a條的規定，"議員不得打斷其他議員的發言―除非起立要求就規程問題發言"。

你應該先停止謝偉俊議員的發言，讓我提出規程問題。

主席，謝偉俊議員不斷插言，我請你控制他的情緒，他不太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

我當時並未提出規程問題。

我正在處理你的規程問題。

請你提出規程問題，否則便請坐下。

我也希望議員嚴格遵守《議事規則》，在會議過程中保持肅靜。

"我想他澄清這句說話是否屬實。

主席，首先，這句話並非針對個別議員；其次，這句話只是比喻他們"拉布"的瘋狂和恐怖程度，並沒有冒犯性。

我只是針對瘋狂"拉布"的現象，沒有特別指控某位議員，請主席明察。

主席，今時今日議會有70位議員，但現時的門檻只需要20位議員......
主席，我要求你作出裁決，我認為被謝偉俊議員冒犯了，請你裁決。

謝偉俊議員，請繼續發言。
主席，今時今日這門檻只須在70位議員中有20位議員便可，只是28.6%，已經是非常低的了。

對，他們只是玩弄心理技巧，不斷說如果我們這樣做，他們便無法針對這些人士。

主席，我想你裁決，謝偉俊議員剛才在會議廳內公然說出"超"字，是否屬於粗鄙或冒犯性的言詞？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是黎智英先生涉嫌違法提供政治獻金。

這便是政治現實，我相信很多人也想揭破黎智英政治捐獻的醜聞，把事件提交立法會便是要透過委員會作出調查，但最後卻不能做到，因為我們尊重《議事規則》，亦包括郭榮鏗議員不斷提出很多法律上的問題，造成阻滯......

我只是在舉出例子說明政治現實便是政治現實，有時候事情做不到便是做不到，包括如果不能通過P&P便不能通過，但不能濫用這個歷史上根本不是作此用途的機制、濫用現時相對低的門檻，不斷提出申請，而這些申請表面上好像不是一個......

主席，謝偉俊議員剛才發言時引述我在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會議上所說的話。

主席，請你作出裁決。

剛才謝偉俊議員說"護主心切"，他有否這樣說？

主席，我謹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主席，我現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希望修訂《議事規則》第3、79及92條。主席，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及各國議會聯盟一直倡議全世界不同國家議會應有更佳的操作，兩個組織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名為《議會行事守則手冊》，提出一個良好議會必須具備的4項基本條件。這4個條件是：第一、其權力必須寫入憲法並受到憲法所保障；第二、其組成必須能代表社會的各個階層，以反映社會的多元性；第三、必須獨立於行政機關；及第四，能讓多數成員自由表達意見。很多國際專家和公民社會在衡量議會運作，是否民主、開放、優質、有效率時，這4項條件成為基本因素。其後，他們提出了進一步補充，例如在2012年的"議會開放宣言"，當中指出一個開放民主的議會，必須推廣"議會資訊開放文化"、"議會資訊透明化"、"簡化議會資訊取得"等，這些都是一個良好議會應有的元素。可惜的是，主席，如果以這套標準來量度今天香港的立法會是否達標的話，我們的立法會肯定大大落後於這些宣言所訂下的國際通用的議會運作標準。就以最簡單一項代表性為例，功能界別本身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已令人成疑。事情發展至今天，當然是更加離譜。建制派同事藉詞民主派議員"拉布"，趁有數名民主派議員被DQ之際，乘機修改《議事規則》。究竟這是否達到一個開放、公平、公開的議會呢？當然，我相信香港人自然會有一個公論。主席，我從來不諱言，今天我們提出修訂《議事規則》是有兩個原因，其一，當然是要抵擋建制派的修訂，以防止建制派可以為所欲為。不過，很可惜，在主席配合下，以及彼強我弱的議會形勢下，我們現在只能夠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其二，我們認真地希望在議會來一次辯論，探討一個真正優質、有效率、開放而民主的議會，究竟應該是怎樣。實際上，《議事規則》又應該如何配合這個理想目標，而非像建制派般，只要是不符合他們的利益，或者阻礙他們通過政府法案，便妄斷要修改《議事規則》。正因如此，主席，我今天提出的3項修訂均循議會自主、開放及民主的原則提出修訂，以令議會的運作更加優質。當然，我明白建制派的同事必然會反對，因為這些優質的運作，正正會破壞他們維護既得利益、為惡法清除障礙的陽謀。首先，我進入第一項修訂，即加入第3A條"立法會的自主權"，"立法會主席在執行職務時，須時刻保持和維護立法會的自主權"。正如我剛才提及的《議會行事守則手冊》所指，議會必須獨立於行政機關，不受行政機關所操縱，亦不受行政機關所影響。這關乎立法機關的基本角色和責任問題，縱使《基本法》裏面沒有明言，但綜合《基本法》第七十三條關於立法會職權的條文，便可以理解立法會的基本責任，除了立法外，主席，必然就是監督和制衡政府。縱使近年中央政府多次否定"三權分立"，要搞"三權合作"，但無可否認的是，議會不獨立於行政機關便難以發揮《基本法》內監督政府的功能。在本質而言，這又是否違反《基本法》呢？非常可悲的是，在現屆立法會內，我們已多次看到立法會主席——即主席閣下，你——在執行職務時，有偏頗行政機關之嫌。其中一次表表者，正是今年本會在處理《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時，主席，當你根據《議事規則》作出裁決時，不單諮詢政府意見——這已經是匪夷所思的事。其後，在處理議員的修正案時，更厚此薄彼，容許政府有超長時間回覆議員的修訂，甚至政府過了原定回覆時間兩天才作出回覆，也得以容許，但卻只給議員10多小時來回應政府的回覆。主席，你偏頗行政機關的情況，的確非常嚴重。主席，這些偏頗的裁決，提醒我們要修訂《議事規則》，以確保主席在行使職務時，不要失憶，忘記立法會的本質就是監督政府，而非配合政府。主席，做人不能忘本，這次加入第3A條，就是要提醒主席你，以及將來的主席，不能夠忘記議會的基本職責，亦希望主席能夠做一位稱職的主持人。我亦希望建制派議員針對這條文本身，這條文是一項為議會將來奠下基礎、訂立原則的條文，我看不到任何原因，建制派同事應該反對。至於第二項修訂，是在第79B條後，新加入第79C條。第79C條整項條文，也是關乎委員會的運作。我加入這條文的目的，是要確保立法會的委員會如非必要，均應開放給公眾及新聞界旁聽。

若舉行閉門會議，須先得到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全部委員三分之二的同意方可舉行"。主席，在撰寫這條文的時候，我有以下3點考慮：第一、大前提是開放所有會議予公眾。正如我剛才提及，"推廣議會開放文化"是國際社會的潮流。根據"議會監督組織"的建議，議會本身必須制訂措施，以確保議會開放。現時，我們在這方面可以算是非常落後。在《議事規則》中訂定條文，以確保會議開放是最有效的方法。第二、我們理解部分會議不適合完全開放，因此在訂定條文時，容許部分會議可以根據慣例以閉門形式進行；及第三，提供機制讓委員會在必要時可以閉門形式進行，但由於大前提是要開放會議，這個機制的門檻必須相當高，以防止濫用。主席，我這項建議對現時實際運作的改變不大，只是將一些重要原則，以清晰條文訂定下來，以便日後大家在運作上有清晰的依從。針對這點而言，我亦相信建制派議員在維護開放議會的大原則和前提下，與我們不會有任何衝突。因此，我奉勸並懇請他們支持相關的修訂。主席，如果第一項修訂的原則是自主，第二項修訂的原則是開放，那第三項修訂的原則就是民主。第三項修訂是針對第92條，關於"議事規則未有規定的程序"。第92條的原條文是"對於本議事規則內未有作出規定的事宜，立法會所須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立法會主席決定；如立法會主席認為適合，可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程序處理。"我的修訂是在"如立法會主席認為適合，可"後，加入"諮詢議事規則委員會及"，即主席要諮詢議事規則委員會，同時亦應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程序處理。主席，這項修訂的最大用意，就是讓主席的權力得到多一點支援，同時也有所制約，因為第92條本身正是要處理一些不確定性較高的情況，而這些情況過去在立法會可能從未出現或從未被預計。因為如果曾經出現，便已經有慣例或有所指引。在此情況下，除參考外國例子外，容許主席諮詢其他意見會有助主席處理得更周到及純熟。在云云委員會中，議事規則委員會應該是最適合的委員會，可以協助主席處理相關情況。因此，我認為加入相關條文是合理、公道，亦容許主席將來在行使權力時有所倚靠。其實，這項條文本身是為保護主席、保護將來行使權力的人，讓他們有一個倚靠及理據。因此，主席，其實我提出這3項建議，在根本性的原則上，我看不到與建制派議員的利益或政治理念，有很大和根本性的衝突。正因如此，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人廢言，大家可能對於民主派甚至是楊岳橋提出的修訂有很多顧忌，但我希望大家理解，我們作為議員只是一時，但今天這個機構是一世的。我們也希望立法會可以繼續存在，而如何令立法會有所進步，適應21世紀的發展，這才是我們應要思考的角度。我不希望大家只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因為修訂是由站在這邊的議員提出，便必然地、自動地投反對票。就這一點，我懇請同事放下黨派之間的歧見，深切考慮我們的提議。

無可否認，謝偉俊議員的辯論技巧非常高超，我必須要盛讚他。他引用一些過去的數字，以非常漂亮的手法包裝，嘗試解釋為他們今次將相關門檻由20人大幅增加至35人的理據。不過，我希望大家聽聽，這些只是散播煙幕、混淆視聽。因為呈請書本身只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機制。在過去一屆的立法會，議員沒有一次能成功根據《立法會條例》成立調查委員會，而無論是多嚴重的事件，建制派議員每一次——是每一次——也會否決。在這種情況下，民主派議員無可奈何，退而求其次地透過呈請書的方法，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進行相關調查。究竟透過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是否最完美呢？我們每一次也希望建制派議員可以放下歧見，放下他們在政治上的一些束縛，贊同我們成立調查委員會。很可惜，每一次——最低限度在過去一年及上一個立法年度的這5年間——每一次也被他們拒絕。主席，如果我們是在一個公平、完全開放的政治世界中，我相信很多建制派議員也會同意引用《立法會條例》。然而，我們在無可奈何下採用的最後一扇門，我們可以幫助香港人徹查真相的最後一扇門，建制派現在也要將它封上。主席，就是最低限度在未來3年，民主派將不能再透過這個方法作任何形式的調查。就這點而言，將會對於未來的香港，產生最壞的效果。這個客觀的效果就是民怨，大眾對於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尤其是當權者的一些懷疑，未能透過立法會既有機制徹查。就這點而言，最可笑的或最悲哀的是，現在負責調查"梁振英UGL事件"的專責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議員，竟然站出來為這個大幅提升門檻護航。這點本身已經是"荒天下之大謬"。

代理主席，今天我們應否跟隨建制派帶領的潮流，在第二位議員發言後便提出中止待續的議案呢？我們或許應該學習建制派的智慧，在第二位議員發言後便要動議中止待續議案。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空間，令建制派真正放下屠刀，讓我們有空間進行真誠討論，無須留在會議廳裏，受電視機直播或本會議廳束縛，以致我們失去應有的政治風度，而應讓議員就討論議題給予對方應有的尊重和空間。代理主席，今天這個機會，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的確期待已久，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在立法會歷史上，建制派同事可以好像今天這樣"胸有成竹"。包括主席在內的建制派議員十分明白，《議事規則》的修訂如箭在弦，而且必定百發百中，因為時間握在建制派手上，《議事規則》的解釋權也握在他們手上。

無可否認，代理主席，民主派已經失去分組表決否決權，因為民主派有6位同事被DQ，而這種情況也是前所未見的，我們當然可以提出很多例如究竟是否由宣誓或釋法引起的問題。如果我們要追源溯本問下去，代理主席，我們可能要問為何當年北京收回香港的管治權，為何當年發生鴉片戰爭，但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還是我們凡事都想做到最好，每次都希望把立法會的功能發揮到淋漓盡致，達到真正監督政府的目的呢？

當然，這些畫面不常在電視機出現。在席60多位議員無論基於甚麼原因從政，只要踏進這個會議廳，便要為香港人把關。大家試想一想，如果沒有立法會，又或者立法會偏袒政府甚至跟政府合謀，香港政府這個名列世界上一個最富有的政府，會否變成一隻可怕而且能夠為所欲為的魔鬼呢？

假如今次《議事規則》成功被修改，所有議員日後透過"拉布"向政府施壓的空間，必定會無可奈何地被收窄。

當然，還有一點需要考慮。我希望大家緊記，在明年3月完成補選後，民主派將會取回分組點票否決權。建制派提出的一些極具人性和十分合理的議案會否同樣被我們反對呢？

印度聖雄甘地曾經說過："緊握拳頭便無法與別人握手"。如果敵對雙方一直不肯鬆開拳頭，武力或抗爭只會逐步升級，何況我剛才提過，我們本來不應是敵人。所以，代理主席，我希望透過這項中止待續議案，讓在座所有同事放下諸如"你們不'拉布'，我何須修改《議事規則》"，以及"你不修改《議事規則》，我又何須'拉布'"等永無止境的爭拗。

究竟大家今次真正得到民心還是一時的掌聲呢？我明白亦承認，現時市民對應否繼續"拉布"和《議事規則》應否修改的問題，存在完全不同的聲音。正所謂"你有壓力，我也有壓力"，你有你的支持者，我也有我的支持者。我剛才在主體辯論時指出，我們只是立法會的過客，今天的事也只是一時間的事。即使現時最資深的議員涂謹申議員也總有離開議會的一天，我們每位議員，無論是擔任了一屆還是10屆的議員，始終有一天會離開這個制度。這些繼任人，應該是跨越黨派之爭的香港人。這個議會應該屬於香港人，這個議會應該屬於下一代的香港人。為了讓他們面對將來的香港，我們應該為下一代香港人妥善確立一套良好的制度。當然，建制派的同事可能會說，今次作出修改，就是為了令制度更為完善而提供彈藥，但削權是否真的對議會有所幫助呢？關於削權這個問題，很多權利本來屬於在席的69位議員，現在權力卻大部分集中在主席一人身上。

我相信在席每位議員都是有識之士，他們都應該知道，權力過於集中，必定令制度不能良好地運作下去。正因如此，我希望建制派的議員有時間能夠深思熟慮，而我們也要盡最後努力，在現階段提出中止待續議案，讓大家有時間深思熟慮。

我相信在席建制派議員清楚知道，一個正常議會應該如何運作。

代理主席，我的發言時間只剩下兩分鐘，我只希望再次藉此千載難逢的機會向建制派的議員說，今次修改《議事規則》確實可謂歷史上罕見，也真的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但他們又何嘗不是站在懸崖邊緣，可能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惡果。因為建制派議員可能不習慣看到民主派伸出橄欖枝，但我相信多位建制派同事也曾經聽過"能戰先能和"這個道理。

即使在聖誕和新年假期過後，立法會的這場仗必定會繼續打下去。在未來的日子裏，可能是以令我憂心的年而不是以月計算，這種議員互相攻擊的情況也不會得到緩和。代理主席，我希望藉最後的發言時間，以非常衷心和誠懇的態度，呼籲建制派的議員支持我這項議案，更希望建制派議員容許我們以時間換取空間，接受我們今次伸出的橄欖枝，接受我們提出的建議。我也希望廖長江議員在辯論中止後，撤回他的決議案，而民主派議員也撤回我們的決議案，給香港人一份最佳的聖誕禮物。

你是否想先處理你的問題，讓下一位議員先發言？

我相信秘書處人員已聽到你提出的疑問，我會請秘書處稍後時間了解一下。如果你現在選擇繼續發言，便請繼續。如果你想與秘書處人員溝通，我亦會酌情容許你暫停發言。你是否想繼續發言？

暫時未有，請你繼續發言。

今天議會這種情況，真的是打開地獄之門，你倒不如也為整個香港打開毀滅之門，因為這種做法......

我們是代議士，在立法會表達民意，但將來的情況並不會這樣，日後坐在那個座位的人——將來可能仍然是你——權力無限大，誰"拉布"也不用擔心，如果因為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他可以即時宣布5分鐘後復會，這樣子便行了。

又說要採用自然光，都是沒用的。

歐洲議會有一個代表團來香港訪問，我本來沒有甚麼興趣與他們會面，但他們邀請了我，而他們既然是客人，我便應邀會面。可是，國與國之間的自私是一樣的。

早前有一位英國上議院的客人來港，他竟然能夠入境，很奇怪，對嗎？應該不准他入境，那是外交問題，但他竟然能夠入境。我第一句便問他為何能夠入境，他也哈哈笑，然後說他亦認同英國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國，對香港有道義責任。

我們自削權力，這不單是自削，更是"自閹"，是把文明社會中，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方中的議會權力"自閹"。

我當時的感覺是，中國是宗主國，他來港述說宗主國的一套，說到三權合作，也無可厚非。但我到各間學校出席講座時，已向小朋友和年青人說明，千萬不要因為經常聽到老師甚至家中父母說做人要有團隊精神和合作精神，便以為合作一定是好東西，這是錯誤的。

我說香港大陸化，"大陸化"這3個字不是我自己虛構出來的。我曾是《信報》的忠實讀者，《信報》當時的社評表示，習近平來港談及三權合作，似乎想把香港大陸化。從2008年至2017年，足足9年時間，大家看到香港每況愈下的情況，為下一代感到非常擔心。

這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拉布"是文明社會的議員的最後防線和最後的武器，也是我們最終無法可施時，用作推倒惡法、拉倒惡賊的手段。

尤其是家人，尤其是自己的下一代，大家真的能過到自己的一關嗎？我在這個議會內已度過近6年，香港一直沉淪，速度快得不能置信。我們現在經常提到語言"偽術"，是虛偽的偽；四處充斥着"偽人"，也是虛偽的偽。"偽"字是人為的，說到底，是關乎個人信念。我希望大家能最後一次撫心自問，是否真的覺得對得起自己？我經常說，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我們現在要為香港的歷史負責，更一定要為我們的下一代負責。

160元。

我是個很守規矩的人，所以我不會破壞公物，撕破大家在立法會共用的《議事規則》。

為何我會說不應在此非常時期討論對《議事規則》的修訂？自從將6名議員"DQ"了之後，議會便進入非常時期。我所說的非常時期，意思是現時議會長期不足70名議員，而地區直選議員亦長期少於功能界別議員。民主派或坊間經常指建制派"趁火打劫"，甚至"放火打劫"，而"DQ"是上集，修改《議事規則》則是下集，但我不會如此簡單地論述這一點。我想指出的是，今天如討論甚至通過對《議事規則》的相關修訂，在代表性及認受性方面均會出現很大問題。現時民主派有5名地區直選議員被"DQ"，因而只餘下30名地區直選議員。

今次的修訂很大機會無法逆轉，直到永遠。因此，我們仍然認為應齊集70名議員才作出如此重大的決定，而非由今天60多名議員為未來70名甚或未來多屆的議員決定作出如此重大的改變。

今天的文件指出有12項修訂，但這是騙人的，因為它以人數為單位，即有12名議員提出修訂。他們提出的修訂包括49項修訂《議事規則》的建議，以及23項修訂議案。

讓我們計一計發言時間，如每名議員可發言15分鐘，把15分鐘乘以60秒，即900秒。

當然，其他議員可能不會攻擊他。

我想說的是時間確實非常不足，令我們無法就這些修訂議案進行深入的討論。梁君彥主席剛才請我們另覓其他場合討論，其他場合是甚麼呢？

所以我剛才有點動氣地問秘書處的同事，他們認為這樣是否合理呢？我認為稍有人性、稍有邏輯、稍有常識的人也會認為這樣很有問題。

對於將立法會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由35人降至20人的建議，過往曾有兩項法律意見指出有關建議違憲。

如果有議員稍後發言表示支持由35人降至20人的建議，而最終該建議被裁定違反《基本法》，有關議員即屬違誓。

主席，我懷着非常沉重的心情站起來發言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

這種想法是何等幼稚無知。

本會審議了超過200項附屬法例，全部均獲得通過。這些數據能否反映出現時的議會已無法運作、無法有效運作呢？

這並非事實，亦並非公允的說法。最好的做法，是政府可以改善施政。

我們的目的，是即使他們成功修訂《議事規則》而帶來傷害......上星期，我在黃國健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辯論中已提及，他們成功修訂《議事規則》所種下的禍根、傷害及仇恨，將遠超他們口中所說修訂《議事規則》會帶來的方便。此外，議員之間，甚至是議員與主席或秘書處之間的互不信任只會加深，令本會的運作在未來數年、一兩屆甚或長遠而言變得更困難，更難處理問題。

我和莫乃光議員曾致函廖長江議員，確實是真心希望大家可以透過理性討論，就修訂《議事規則》的問題達成共識。不過，可惜的是，建制派議員顯然因為他們手握大多數票，無論如何皆會通過決議案，因此認為無需討論。

結果，即使今天通過對《議事規則》的修訂，但正如我剛才所說般，所造成的後果及為立法會所帶來的問題只會加深加劇。

我們其實要多謝建制派。

我可以說句，我本來對主席還有一點尊重，對他改變裁決還心存希望，但現在已完全消失。

本會向兩位資深大律師徵詢的意見均顯示，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不能修改，因為有機會違反《基本法》。

我們明白的，民主派現在面對的情況是球證、旁證、足總、足協常委皆是你們的人。

主席，我發言支持由楊岳橋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根本反對建制派提出多項《議事規則》的修訂。主席，有很多人都說，新一個立法會會期開始後，會議的情況是不正常的。可能有些人覺得情況不正常，便要令它回復正常，要解決問題。

我們要做的工作，如審議法案、通過撥款等事項，這些立法會常規要做的工作，本來可以很正常地進行。但是，一不留神，在今年立法會會期開始的前後，我們便知悉，原來建制派已經一直部署一項計劃，就是要修改《議事規則》。有關修改《議事規則》，我剛才聽到謝偉俊議員說這是一顆"原子彈"。

不過，不知為何建制派似乎覺得，將這些權力在《議事規則》更清楚寫明，是如此重要。

但是，這麼多建制派都明白這個道理，卻不知是聽了誰的說話，甚至命令，而一定要這樣做。

很可惜，建制派可能真的因為是建制派，是不會這樣做的，只會按指示做，導致現時這個局面。其實，我以前都說過，在全世界的議會中，真是看不到現時這種狀況。第一，多位議員幾經辛苦獲選進入議會，即大部分議員都是經選舉晉身立法會，甚至包括部分功能界別。大家也要辛苦努力才當選進入議會，怎會有人獲選入議會後，便說要限制自己做議員的權力，或是限制整個議會的權力呢？有心進入議會服務市民的議員，是想監察政府，有甚麼理由反過來做呢？

所以，削去一些權力沒所謂，反正建制派未必真心希望監察政府和改變政府的做法。說得難聽點，這些修正案似乎真的有點"掛羊頭賣狗肉"，當中很多根本與所謂"剪布"無關，而且會產生很多不良的副作用，令整個議會的氣氛惡化。建制派提出對議會制度的修訂，真的會令我們思考，其實他們進入議會是為了甚麼呢？

他們經常在這裏說要有效率，效率當然需要，但是在如此不正常的情況下，說效率？效率即是政府說甚麼便做甚麼，自動"保皇"、自動通過議案，這樣何來監察政府？

第二，這麼多年來，香港的選舉一直是受到很大操控的所謂民主但實質不民主的選舉。看回這麼多年來的選舉，誰應該是多數派，誰應該當反對派呢？

但是，他們安坐這裏做多數派，做建制派。

但是，大家都知道，實情並非如此。所以，今天看到這麼多不正常情況，就是源於這個不正常的議會和不正常的制度。這個制度怎會是正常？你告訴我這是正常，怎麼可能？

長久以來，他們在選舉裏面把意見表達出來。所以，如果建制派再用這個邏輯，在議會裏面批評我們的做法，真的很不對。主席，說到"剪布"，大家看到所謂"拉布"情況。這麼多年來，在立法會裏面，很多議員經常說，香港的"拉布"，最初是建制派"發明"。

所以，最後我們決定用一個簡單直接的方法向市民解釋："今日改《議事規則》，明天23條立法"。

市民要明白，當出現真正的惡法，政府完全不聆聽反對惡法的議員的意見時，便可以用這樣的手段。

所以，我們討論《議事規則》這些修訂，好像很抽離，但是，其實是與市民息息相關，因為"今日改《議事規則》，明天23條立法"。

坐在我左手邊的議員的想法便是這樣，他們嫌塞車、嫌花時間，便要修改規則，視規矩如無物，說改便改，但最荒謬的是，現在在眾目睽睽之下，讓香港人目睹立法會將《基本法》訂明為市民監督政府的應有之義和責任刪除。有些人說"拉布"花時間，其實"拉布"真的很花時間，但為何要"拉布"呢？今天的議會是怎樣的呢？70位議員之中，有35位來自功能界別，無數零票議員，正如坐在台上的主席便是最好的例子，他零票當選，沒有一名香港人曾經投票支持他，但他可以坐在這裏當主席，坐在這裏幫忙投票，決定我們的命運。

特區政府當然是他們的老闆，但最重要的是北京政府。

既有政治目的，也有實質目的。

實質利益當然有，這些上千億元的工程項目，取得最多合約的均是國企、中資企業。

這是一整個系統、一整個集團。大陸有低端人口，我們現正跟有低端人口的政府融合，很快香港人也會變為低端人口，因為高端的在這裏，高端人口便與政府朋比為奸，做盡不義之事。我們以往說立法會要遵守《議事規則》，請大家不要扮傻，我們說的是英國的《議事規則》。英國下議院每一位議員也由選舉選出，你有甚麼資格說自己被選出來呢？

功能界別小圈子零票議員自動當選，然後說自己代表香港人。真正的議會應容許透過《議事規則》監督政府，這是平衡政府最大的權力的唯一方法。

基建工程一下子要千多二千億元，"養肥"多少大判承建商？那些"炒"高樓價的地產商，假惺惺說市民沒有屋住，送出1,000個"綠置居"單位，香港人已經差不多要跪在地上謝主隆恩，多謝皇上英明。

這位馬先生其實是最好的示範，為了賺錢有時候真的要違背良心。他回去香港大學演講，說立法會要重回正軌，他是否懂得何謂重回正軌？香港應該落實雙普選，70名議員全數由香港人選出，這樣才是重回正軌；特首應該由沒有門檻的公民提名、市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這才是重回正軌，而不是繼續無視立法會、繼續保留小圈子選舉和功能界別。

這便是修改《議事規則》之後會發生的情況。我要讓所有人看到這個真面目多麼醜陋、多麼惡劣，如何將香港人在議會上透過《議事規則》限制政府無上權力的這個唯一方法剝奪。

沒有屋住的小市民，應該向地產界學習，中原地產那個人的說法跟政府差不多，他說不是人人也要有屋住的。大家要明白，香港已經到了這個地步，無論是政府或議員也醜陋到不得了，而最終受害的是香港人。

超支款項由導致超支者負責，還是由香港市民負責呢？他們把社會整體利益說得如此簡單，所有超支款項由每名市民攤分，這便是他們所謂的社會整體利益。

現在他們趁着我們的"危"——即他們的所謂"機"——修改《議事規則》來解決問題，但正如很多議員說，這是荒天下之大謬，因為議會的矛盾亦是社會的矛盾，議會撕裂亦是社會撕裂，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是無法扭曲改變的事實，難道他們以為這樣做可以解決問題嗎？

楊岳橋議員發言最後一句是勸大家臨崖勒馬，我也希望他們臨崖勒馬，不要一錯再錯，不要令議會變成非議會，無法監察制衡政府。

"拉布"在議會內作為一種戰術，當然有其存在的意義，但使用是否得宜，或在甚麼情況下使用，則是另一個問題。我們知道，在香港議會內"拉布"的始作俑者其實是建制派，是建制派議員首次"拉布"的。我關心的問題並非有否議員"拉布"，而是議會監察政府的力量有否被削弱，以及各位議員能否享有議事的權力及履行議事的責任。

在數年前的上一屆立法會期間，葉國謙提出修訂《議事規則》，我當時強烈表示，是否贊成"拉布"完全不是問題，最重要的是大家不能隨便改變議會內各位議員的議事權力和責任。這次，議員史無前例地對《議事規則》提出大量修訂，而議員為修訂《議事規則》，竟然採用這種方式，出現這情況，真的教人感慨萬分。身為立法會議員，我眼見議會文化在數年間淪落至今天的地步，實在感到非常難過。

想"拉布"的議員可以"拉布"，想阻止"拉布"的議員亦可以阻止"拉布"，只要合乎《議事規則》的規定，以及在合理的情況下便可，大家在這個公平的平台上議事。

代理主席，我首次有這種強烈的感受，是當你出任內務委員會主席期間只給予議員30秒表達意見的時候。

代理主席，即使每位議員獲給予1小時發言時間，這場球賽的結果早已寫在牆上。為何主席要採用這種壓制議員應有而合理的發言空間的做法來處理立法會會議呢？我最感慨的是，在這情況下，主席其實造成議員之間互不尊重，而且讓相關議員隨意修訂《議事規則》，更在主持會議的過程中濫用權力，剝奪我們一個公平合理的議事平台。

我所說的當然是當時的情況。如果議會繼續淪落，便無法開會了，因為屆時已無法按照既定的規則......因為遊戲規則已腐爛。

為提高議事效率，臨時立法會在1997年回歸時成立，並在沒有制衡的情況下在短時間內通過多項議案，又通過了63項法案、343項附屬法例，效率非常高。

葉建源議員，你可以選擇是否澄清。
代理主席，我很樂意解釋。

請議員返回座位。請議員返回座位。

我請議員返回座位，我不想剝奪你們的發言權，請返回座位。我再次請議員返回座位。

你們這樣做令議會無法正常運作，亦剝奪其他議員的發言權利。

尹兆堅議員，請繼續發言。

如果議員不返回座位，而你亦不發言，我會視你為拒絕發言。

我剛才正在說梁君彥吹"黑哨"，因為今天楊岳橋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是非常合理的，原因是我們面對一個不正常和不合理的主席，以不成熟和不妥當的方法行事......
主席，我正在參與會議，但我連尹兆堅議員的發言內容也聽不到，你這樣主持會議是否恰當呢？
我已一再請議員返回座位。

尹兆堅議員，請繼續發言。
主席，我剛才說到，你身為立法會主席不斷吹"黑哨"，以不正常和不合理的方法來主持會議，以不成熟和不妥當的方法行事和作出判決，運用《議事規則》來濫權，所以，我覺得楊岳橋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是非常合理的。其中一個論點，剛才也有同事提到，立法會現時到了如此不成體統的狀態，梁君彥要負上很大的責任。

請各位議員返回座位，亦請大家小心，不要傷及保安人員。尹兆堅議員，請繼續發言。

不如我邀請你"老人家"繼續發言，你試試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夠發言？公平點，我真的不能發言，我邊說邊有噪音，然後我暫停，同事又覺得很可笑，我也不知道自己說到哪裏了。他們的反應證明這是可笑的狀態。主席，你這樣主持會議很荒謬。
我覺得參與抗議的議員是荒謬的，你可以繼續批評他們。
主席，我批評的是你，你身為主席主持會議。再者，如果你要批評這群議員，我希望你撫心自問。我面前這個"黑哨"是為你而設的，主席，我特地訂購的。請你看一看，我相信你看過了，我特地訂購的。今天我們的同事為何要出來抗爭呢？

主席，我請你立即根據《議事規則》第42b及d條作出裁決。

陳志全議員，請小心你對保安人員說話的態度。陳志全議員和各位議員，你們的做法令會議無法繼續。

我請你們安靜返回座位。

尹兆堅議員，你是否想繼續發言？請你繼續。
剛才建制派同事笑是正確的，因為主席及建制派製造出這場衝突與鬧劇。

此外，我認為合併辯論的安排十分離譜，相信今天現場和正在收看電視的市民都看到，主席強行將數十項修訂合併辯論。

主席上星期公開表示自己是這件事的最大受害者，而且成為磨心。

按照《議事規則》第42a條，在立法會會議進行中，議員在舉止上須保持莊重，議員亦不得違反《議事規則》第42b條，在會議期間橫越立法會會場。我今天看到和聽到，並已觀察了一段很長時間，尹兆堅議員在發言中不停煽動其他議員叫喊，而且有議員佔領會議廳中央，我認為這兩種情況異於尋常。主席剛才提及《立法會條例》，該條例第17條對藐視罪作出規定，訂明凡任何人不服務從立法會的合法命令，或者在立法會舉行會議時引起擾亂，致令立法會的會議程序中斷，即屬犯罪。這情況已發生過兩次，可處罰款1萬元及監禁12個月；如果行為持續，另加每天罰款2,000元。主席，我希望你作出裁決，而且今天也應把哪些沒有依從主席的指示返回座位的議員記錄在案，謝謝。

何君堯議員提出的規程問題，以及他讀出第382章的條文是正確的。我再次勸諭議員返回座位，否則我唯有執行《議事規則》。

主席，為免情況繼續升級，我希望法律顧問可以向議員提供一些法律意見。

我希望法律顧問或主席可以就該條例第3條作出表述，向現時在主席台前的議員提供少許指引。

我最後一次請議員返回座位，讓本會繼續進行會議。請各位議員盡快返回座位，讓尹兆堅議員盡快完成發言。

毛孟靜議員，請你返回座位。請各位議員保持肅靜。尹兆堅議員，請繼續發言。

有需要嗎？

我完全不想看到有議員受傷，亦完全不想會議變得如此混亂。

我希望主席裁決，如何處理這問題，否則，立法會保安人員的人身安全便失去保障。
請各位議員保持肅靜，返回座位。尹兆堅議員，請繼續發言。
主席，何必要這樣呢？今天這個亂局，你有份製造。

我們即將前往澳洲追究梁振英，尋求真相，我們預你一起去。

原本我們的所謂"拉布"或抗爭過程，也只是環繞一些具爭議的議題，如土地資源、浪費千億元的"大白象"工程，我相信日後我們會全民皆兵，一定招呼你們。

邵家臻議員，你是否想發言？
主席，儘管我尚未發言，但我的聲音已經變得沙啞，明天可能會失聲，但我在想，今天在大樓外集會的市民或正在觀看立法會直播的朋友可能不會介意，因為他們更介意這個議會已經"沙聲"，這個議會很快便"失聲"。主席，德國總理默克爾曾經說過一句話，她說一個國家如果不存在公平、正義，那麼她的強大便是人民最大的不幸，議會亦然。

立法會堂而皇之，有很多同事在這裏工作，窗明几淨，環境很好，但如果立法會不存在公平、正義，再美、再高、再強大的立法會，可能對香港市民來說並不是祝福，更可能是咒詛。主席，對於今天這種場面，我真的想請教你，今天會否已經是最壞的一幕？從去年至今，對我來說，今天是最壞的一幕。

當然，大家可能不喜歡抗爭，但我更不喜歡的是那種揶揄、訕笑。我聽到很多極盡揶揄之能事的說話。我上星期說我希望這裏大家是同事，不是對手，更不是敵人，但我剛才感覺到的是敵人，即使我覺得抱歉，但我也要這樣說。謝偉俊議員剛才也說這可能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有議員甚至說這是七傷拳。我對七傷拳的認識不太多，但我對"飲鴆止渴"這成語有一點認識。

豈可為哉！"意思是，鴆是傳說中身具劇毒的雀鳥，用牠的羽毛浸泡的酒，足以殺人，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

在1999年，民建聯前議員劉江華說："'拉布'戰是甚麼？"我再重複，劉江華說："'拉布'戰是甚麼？"他更說："在一個議會來說，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如果他們今天要怪責"拉布"，那便煩請他們追源溯始，看看1999年發生何事。當然，所謂的"拉布"並非香港獨有，"拉布"是一種國際常見的議會程序，藉以阻止某些法案和決策通過，透過盡量阻撓和延遲表決，繼而喚起公眾人士對事件的關心，是一種合法的抗爭方法。

然而，很可惜，我懷疑我既不能令好事發生，也不能令壞事減少，我只能眼白白地看到很多惡法逐一通過，通過一項後又通過另一項，大家更嫌通過得不夠快，巴不得盡快通過，好像昔日臨時立法會的年代般通過。難道那時才是我們最理想的政治狀態？難道那時才是最和諧的社會狀態？主席，對於楊岳橋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的中止待續議案，我也有少許掙扎。一方面，我很欣賞今次民主派同事提出的修訂，例如楊岳橋議員提出加入新訂的第3A條"立法會的自主權"，訂明立法會主席在執行職務時，須時刻保持和維護立法會的自主權。正正由於三權分立，香港才能繁榮。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但事實上，主席是否有既定立場？是否偏幫與自己立場相近的人？大家有目共睹。主席的權力不能無限大，必須清楚列明這些原則，以提醒主席作為立法會機關擁有最大權力的人時，必須維護立法會的獨立自主權。

同時，建制派提出的修訂內容很多也十分不合理。謝偉俊議員剛才也承認他們提出的內容會削弱立法會，他更以"斬腳趾避沙蟲"來形容。建制派提出的其中一項修訂建議涉及擴大主席的權力範圍及削弱議員的權力，這項修訂提到立法會主席可以整合議員提出的"拉布"式修正案，變相減少修正案的討論和投票時間。提出議案、針對有問題的議案作出修訂，然後討論議案和修訂議案，這些本來便是我們的工作和權利，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賦予我們的權利和對我們的要求，我今天不打算重複《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訂明的10個範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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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會削弱立法會監察政府的權力。梁美芬議員前天說今次修改《議事規則》不是"自閹"、不是乘人之危、不是偷襲，說大家只是想重新跟從《議事規則》，回復正常秩序，大家仍然可以進行辯論和遊說。她說這不代表政府可以大安旨意、直搗黃龍，通過所有議案。

梁議員，我尊敬的梁議員，你的說法完全漠視選民的選擇。

主席，對於奪走了18萬多名選民的選擇，你們竟然臉不紅、氣不喘，更沾沾自喜。